主席，非常感謝你批准我今天提交呈請書。呈請書是由我、胡志偉議員、涂謹申議員、鄺俊宇議員、尹兆堅議員、林卓廷議員、黃碧雲議員、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楊岳橋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陳淑莊議員、譚文豪議員、葉建源議員、姚松炎議員、邵家臻議員、梁耀忠議員、李國麟議員、張超雄議員、劉小麗議員、羅冠聰議員、毛孟靜議員及陳志全議員共同提交。呈請書的內容如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於本年6月下旬被確診患上末期肝癌，正在瀋陽接受治療，不少國家、組織及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已經公開呼籲或聯署，促請中央政府盡快讓劉曉波先生出國接受治療，亦有在瀋陽參與會診的德國及美國醫生的相關醫院代表，表示準備接收劉曉波先生，向其提供最佳的治療方案。鑒於劉曉波先生的病況到了最關鍵時刻，我們促請中央政府本着人道主義的精神，盡快安排劉曉波先生可以在其妻子劉霞及親屬陪同下出國治療。

陳健波議員就"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至2018年度開支預算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謝偉俊議員就"議事規則委員會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的工作進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2016-2017年度會期的工作進度報告，並簡介委員會的數項工作。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研究了如何改善在立法會會議上口頭質詢的安排，令立法會能更有效運用議事的時間。與此同時，委員會亦應立法會主席閣下的要求，研究如何可讓議員能通過口頭質詢，就備受公眾廣泛關注但未達到性質急切條件的時事性議題，適時地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有鑒於此，委員會經過研究多個選定海外立法機關的規則及行事方式後，提出數項方案，包括縮短提出口頭質詢的預告期及要求口頭質詢內容更為簡潔明確等規定。此外，委員會亦研究修訂《議事規則》，讓行政長官可以隨其本人意願出席立法會例會，讓議員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委員會已於今年6月30日就有關建議徵詢全體議員的意見，委員會在考慮議員的意見後，會就建議諮詢政府當局，然後再作跟進。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內亦就處理"拉布"的程序進行討論，並以上屆立法會曾考慮的方案，再次徵詢全體議員的意見。然而，由於大部分議員認為有關方案未能有效處理"拉布"問題。委員會決定需就處理"拉布"的程序再作研究。此外，就部分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中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情況，委員會建議就有關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的詮釋等事宜，尋求法律意見。立法會主席閣下參考過委員會的意見後，已邀請一位本地的資深大律師就有關事宜提供意見，委員會已備悉有關法律意見以作將來參考。委員會亦就維持立法會和委員會會議秩序的措施，以及立法會主席選舉的程序，進行討論。委員會稍後將就有關建議徵詢全體議員的意見。在本年度，委員會亦研究一系列修改《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建議，當中包括落實立法會會議上鳴響點名表決鐘的臨時安排，以及對條文行文上的輕微修訂。該等修訂已獲立法會和內務委員會通過。主席，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各位議員對委員會的支持。

梁耀忠議員就"人力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本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由於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載於報告內，我只會重點闡述事務委員會的數項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僱員權益保障。委員特別關注就僱員在工作期間因工受傷的補償機制。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具體措施，確保能迅速處理工傷補償的申索個案。政府當局表示，政府已加強對涉及爭議受傷個案的支援，以盡快消除僱傭雙方之間的分歧，讓受傷的僱員能早日獲得法定的補償。工時政策為事務委員會另一主要關注事項。就政府當局提出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為每月工資11,000元以下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的建議，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決定，表示極度不滿及失望。但是，亦有委員認同當局的建議，認為建議為工時政策踏出了一步。事務委員會會繼續跟進相關立法建議的內容及法例實施的安排。事務委員會高度重視職業安全。鑒於港珠澳大橋本地工程發生了連串致命工業意外，委員深切關注是否因為承建商為趕上工程進度而犧牲安全作業方式所致。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深入調查意外的成因，並針對不安全的作業方式，制訂預防措施及採取針對性的執法行動。事務委員會亦通過議案，強烈促請當局加重對違反職安健法例人士的罰則，並禁止涉及致命工業意外的承建商於緊隨意外發生後1年內投標政府工程合約，以加強阻嚇作用。

委員籲請政府當局因應市場需求，為這些求職人士提供合適的培訓及職業轉介。

梁美芬議員就"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本人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幾項重點工作。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內，事務委員會繼續聽取政府當局就與司法及法律事務政策有關的立法建議所作的簡介，並提出意見。其中包括擬議的道歉法例及對《仲裁條例》及《調解條例》作出的立法修訂，前者是藉着訂明作出道歉的法律後果，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協助排解爭端。後者則是藉修訂相關法例，以確保第三者資助仲裁及相關的法律程序，不受針對助訟及包攬訴訟的普通法原則所禁止。事務委員會大致上支持上述的建議，並提出意見。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繼續關注司法機構的人手情況及獲提供的其他支援。事務委員會曾聽取了司法機構政務處的報告，並支持其開設14個常額司法職位以加強各級法院/審裁處的司法人手編制，以及開設1個首長級編外公務員職位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在年內繼續與政府當局跟進有關在法院程序進行期間處理性罪行案件的措施。政府當局曾就《2017年成文法條例草案》諮詢委員的意見，該條例草案的內容包括擬議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以賦予法庭酌情決定權，准許某些性罪行的申訴人藉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事務委員會支持上述擬議修訂。事務委員會察悉，司法機構政務處在檢討過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後，建議將區域法院一般民事申索限額由10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以及將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限額由50,000元調高至75,000元。委員歡迎有關修訂，並提出日後應定期檢討上述權限。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本人謹此陳辭。
邵家臻議員就"福利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在數個方面的工作。委員察悉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受惠人數遠低於當局原先的估計。委員要求當局從速檢討該計劃，並採納委員就該計劃的適用範圍、申領期、工時要求及計算方法、入息限額，以及兒童津貼所提出的建議，並且簡化申請手續。委員亦會就該計劃的檢討聽取公眾意見。委員深切關注私營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存在質素差劣的問題，並促請當局採納事務委員會就加強監察院舍，以及提升院舍服務質素提出的建議。委員亦要求當局以《殘疾人權利公約》為基礎，重新規劃長期照顧服務，發展多元化家舍，以及大幅增加社區及家居服務，盡力讓殘疾人士及體弱長者在社區獨立及有尊嚴地生活。委員曾討論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以及相關支援措施。委員認為，鑒於當局對離異家庭的服務支援不足，公眾對於有關的法律改革有極大保留。委員促請當局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加強預防離婚及支援離異家庭，以及在各區設立子女探視中心，以透過具體服務推廣父母責任。委員稍後亦會聽取公眾對有關擬議法例及支援措施的意見。委員曾討論當局的露宿者政策，以及相關支援服務及行動措施。委員促請當局制訂無家者政策及租金管制政策、改善向露宿者提供的住宿服務、增設流動醫療車服務、定期進行無家者人口統計，以及補回在1999年削減的11%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委員亦要求社會福利署、警方及食物環境衞生署與露宿者建立溝通平台，以及在沒有向露宿者提供適切支援時，暫停驅趕露宿者。最後，我謹藉此機會多謝委員過去一年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多謝眾多團體代表及公眾人士向事務委員會提出寶貴意見。
胡志偉議員就"工商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委員亦建議當局加強推廣香港作為投資的首選目的地，協助企業及投資者把握"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所帶來的新商機。委員促請當局加快推行貿易單一窗口，以追上鄰近地區單一窗口的發展，並關注推行單一窗口後的收費水平。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本人藉此機會多謝所有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就"發展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以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的工作報告。以下我會簡述事務委員會的數項重點工作。在本年度內，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政府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的工作。政府在這方面採取的短/中期措施，包括發展前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該項目完成之後，可以在2023年提供9,000多個私營及資助房屋單位，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推展這項計劃。鑒於這項計劃和安達臣道公屋發展計劃將會合共提供2萬多個住宅單位，供7萬多人入住，委員十分關注該區的道路交通系統日後能否配合居民的需要。委員就秀茂坪區的道路改善措施提出具體建議，政府當局承諾會作出跟進。對於政府發展洪水橋成為一個可容21萬人口的新市鎮，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釋放棕地作業所佔的土地作發展新市鎮之用，但亦關注政府如何協助受影響的居民、農戶，以及棕地作業營運者。委員強調，政府必須了解受影響人士的需要，給予合理的賠償，以及幫助他們搬遷至合適的地方。事務委員會曾經討論政府發表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並就此事宜聽取公眾人士的意見。委員尤其關注發展"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的建議。就"東大嶼都會"而言，委員關心工程費用龐大，以及填海工程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問題；就新界北而言，委員關心新發展區將來的交通配套，以及原區就業機會等問題。事務委員會會繼續監察政府如何推展這兩項建議。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本港食水的水質。在今年4月，委員組成考察團，前往廣東省東江流域進行職務考察，了解東深供水系統如何運作，以及廣東省當局如何保護供港東江水的水質。有關報告已經提交內務委員會。此外，事務委員會亦於今年5月，前往位於邊境禁區的木湖抽水站及於大埔的濾水廠考察，了解水務署如何淨化輸入本港的東江水。事務委員會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詳情，已載於報告之內。

林健鋒議員就"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李國麟議員就"衞生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由於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細載述在報告內，我只會重點闡述其中幾項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有關醫療儀器規管架構的立法建議。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重新審視對特定醫療儀器所建議的使用管制，並設立一個多方平台，邀請不同持份者就此議題提出意見。事務委員會亦曾經討論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的檢討結果。委員對有關人力推算模型所採用的假設及數據表示關注，他們要求政府當局，以提升現時的服務水平為基礎，調整有關的人力供求推算。為了有效管理公營及私營醫療系統的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委員促請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確保各醫院適時呈報及盡快公布有關事件。而當局在擬議的私營醫療機構新規管制度下，應要求私家醫院制訂一套全面的醫療風險警示的管理系統，並訂明有關的管理措施和罰則，以遏止私家醫院不遵從相關規定的行為。事務委員會亦繼續跟進加強精神健康服務這項議題。委員認為，當局應在政務司司長轄下成立一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以制訂一套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和有關的服務計劃，並監察其推行情況。此外，委員亦關注到，當局從未界定罕見病的定義，亦未有制訂任何具體政策，為罕見疾病患者提供支援。他們促請當局立法制訂有關政策、成立一個跨部門罕見疾病中央管理委員會，以及設立一項為數5億元的基金，為罕見疾病患者提供藥物援助。事務委員會亦曾經討論有關規管私營醫療機構、中藥安全令，以及控煙和控酒的立法建議；多項醫管局的服務及工務工程；第二階段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的撥款建議；及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的進展等議題。

主席，我謹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商議工作。首先，在地區行政方面，事務委員會討論了"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工作進展。委員察悉18區民政事務處由2016年4月起推展了多個項目，包括加強滅蚊、打擊店鋪阻街，以及打擊單車違例停泊等，以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因應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承諾會考慮作出資源配合及政策支援，以處理與地區管理有關的各項問題。委員歡迎當局打算動用200億元在未來5年展開26個康體設施項目，以及為另外15個康體設施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委員認為這些項目是地區居民期待已久，可以大幅增加和改善體育設施及休憩用地。此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啟德體育園項目"主要工程的撥款建議，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確保體育園的措施能夠面向公眾，並確保公眾和學界能夠以相宜的價錢租用體育園區內的運動設施，以達致體育發展普及化的目標。在文化及藝術方面，委員普遍歡迎政府當局訂定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並就代表作名錄的草擬名單提出多項意見。有委員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至為重要，並建議政府當局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成立文化邨，以長遠方式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了當局就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的進一步立法建議及相關行政措施。委員察悉立法建議涵蓋廣泛的事宜，例如委任代表文書、"大型維修工程"的定義及相關事宜，以及有關妥善保存和傳閱紀錄的規定等。就此，事務委員會亦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聽取多個團體表達意見。事務委員會將會繼續跟進當局的立法建議，以完善條例中有關法團會議、採購安排，以及委任代表的規定及相關條文。此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關愛基金的工作進展、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項目及相關重置工程，以及多項文娛及康樂設施的撥款建議。我要在此感謝秘書處在過去一年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支援和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
麥美娟議員就"房屋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匯報數項重點工作。在公共房屋供應方面，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下，將未來10年公屋的供應目標定為20萬個單位，但公屋輪候冊上現有接近30萬名申請人。

委員促請當局積極物色更多合適用地，以及加快相關的地區諮詢工作。鑒於一般公屋申請人的輪候時間遠較香港房屋委員會平均3年獲首次編配單位的目標為長，而目前公屋建屋進度未如理想，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應善用現有的中轉或過渡性房屋，以協助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亦有委員促請當局加快重建高樓齡屋邨，以增加公屋的供應量。委員關注現時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售價高昂及資助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委員要求當局進一步豐富資助出售單位的形式，以滿足"夾心階層"家庭的置業需要。委員關注到，當局在去年11月為應對住宅物業市場過熱所實施的新一輪需求管理措施後，物業價格繼續攀升。部分委員促請當局引入額外措施，使物業價格回落至市民可負擔水平。委員普遍認同解決房屋問題的關鍵在於增加供應，部分委員建議當局增加《長遠房屋策略》下公營房屋比例。然而，當局表示，此舉會令私人樓宇單位的供應減少，樓價或會進一步飆升。委員一直關注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的進展。因此，委員歡迎房屋署支持團體在天水圍天耀邨設立墟市的建議。委員普遍認為當局應積極支持更多設立墟市的建議，使居民購買日常用品有更多選擇。委員認為房委會採用整體承租街市方式出租部分街市，會令街市店鋪租金上升，而成本最終會轉嫁至居民身上。部分委員建議房委會取消出租街市安排，直接管理轄下街市。主席，最後我感謝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各委員，特別是秘書處同事在過去1年的支持。

主席，我以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2016-2017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經詳細載述在書面報告中，以下我只會作出重點介紹。在學前教育方面，委員很高興政府當局由2017-2018學年起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委員亦提出多項關注，包括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服務的資助額、幼稚園教師薪酬制度及專業階梯的問題、幼稚園家課政策、幼稚園雜費、幼稚園用地的規劃、非華語學生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在中小學方面，事務委員會曾先後與政府當局討論多個議題，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安排、通識教育科作為核心科目的推行情況、學生自殺問題、生涯規劃教育的推行、中學畢業生的出路、加強家長教育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教育制度、取消系統性評估、消除操練文化、檢討家課政策、減少考試對學生造成的壓力，並為每位學生提供生涯規劃輔導，使學生能夠配合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作出升學或就業的選擇。有委員認為，沉重的學債限制了學生畢業後的發展，政府當局應該尋找有效的措施協助學生升學。就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的最新發展及目標方向，委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亦有委員關注中史科課程的涵蓋範圍，政府當局表示會在課程檢討的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中說明課程內容的詳情，並會把委員的意見轉交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考慮。委員亦非常重視非華語學生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支援。委員表示，政府當局應該撥出更多資源，為這些學生及其家長提供適切支援，好讓他們能夠融入社會，發揮所長。最後，我藉此機會感謝委員對事務委員會工作的積極參與。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繼昌議員就"財經事務委員會2016-2017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以財經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概述數項重點工作。就香港宏觀經濟事宜，委員關注到香港經濟面對的風險，包括美國和歐洲在政策及政治方面的不確定性，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可能升溫等。委員促請政府採取措施吸引外來投資，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以及扶助產業。在樓市方面，委員深切關注到，雖然政府推出了多項應付物業市場過熱的措施，但物業價格仍然持續攀升；而買家借入二按貸款亦有上升趨勢。委員促請政府採取預防措施，以應對物業市道可能出現急挫的情況，以確保金融穩定。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工作方面，委員要求金管局正視客戶在開立銀行帳戶時遇到困難的情況，並督促銀行作出改善。部分委員亦促請金管局採取措施，確保銀行為弱勢社群提供基本銀行服務。在發展香港的金融科技方面，委員促請政府檢討現時的相關政策及監管制度，以積極配合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和業界的運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2016年就改善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進行公眾諮詢。部分委員對建議設立上市監管委員會表示保留，擔心會拖慢上市申請審批程序，以及不當地擴大證監會在上市監管方面的權力。部分委員則支持成立上市政策委員會，為證監會、港交所及持份者之間就商議重要上市政策，提供一個合適的平台。政府曾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香港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議。委員普遍支持香港加入亞投行，以助香港把握"一帶一路"策略所帶來的機遇。委員促請政府更積極爭取亞投行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的工作。最後，我感謝各委員過去一年積極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的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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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在參選行政長官期間及當選後上任前均表示，香港事務由特區政府處理，而獲本會批准才可推行的政策應由各司局長以至特首推動。她亦表示不同意、不認同及不會主動要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助特區政府爭取本會議員支持政府政策。

《基本法》第十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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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均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履行各自的職責。在此前提下，質詢所針對的向立法會議員遊說或俗稱"箍票"的工作，尤其是當牽涉的政策建議是由司、局長向立法會提出的，就應該屬於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責任。質詢特別提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功能角色。中聯辦在其官方網頁列明，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其主要職能包括：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以及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等。行政長官剛於7月5日到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亦清楚表示，中央駐港機構的工作由中央決定。中聯辦的職能包括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故此，中聯辦與立法會議員按工作需要進行聯絡溝通，實屬正常。事實上，行政長官於上周行政長官答問會的開場發言中，主動提出十分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誠懇地重申行政和立法機關需要建立長期和積極溝通的新關係；亦誠意邀請各黨派議員，在不同議題上與政府共同努力化解分歧，建立互信，建設香港。行政長官已清楚要求所有政治委任官員要多與立法會議員互動，多認真聽議員的意見，遊說的工作要親力親為，不能夠假手於人。主席，本屆政府期待在與立法會積極建立互信的基礎上，能夠與議員有更緊密的溝通互動，解釋政府的施政理念，爭取議員支持政府政策，亦期望得到議員的正面回應，共同建設香港。

最近十年八年，香港人確實飽受"西環治港"，無論是選舉立法會主席，還是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人選協調，或地區事務等，西環均插手干預。

主席，中央政府特別是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清楚表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履行職務。中央駐港機構亦按照其所屬職務的範圍及按照我剛才所述的原則依法辦事。因此，我相信，有關原則和實際上應如何處事是十分清楚的。同時，我亦相信中央政府很了解香港的情況，包括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所表達的不同意見。

中聯辦的其中一項職能是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所以，聯繫社會各界人士是很正常的工作需要。

以我為例，在過去1星期，我主動聯繫多位立法會議員，主動提出希望就相關政策範疇事宜，大家多作了解和溝通。只要大家有時間，我也非常樂意與大家傾談。

我是問，當中聯辦影響立法會議員的投票意向時，政府會否制止？

議員面對每項決定時，他們都會聽取很多不同意見，然後再獨立作出決定。
主席，我覺得局長對很多事都視而不見。他在主體答覆表示交流是正常，但我現在透過主席告訴局長，在過去10年，中聯辦的所謂"聯絡"是極不正常的，事事插手，干預香港。如果局長認為這做法不正常，他會否盡責任，告訴中聯辦或現任主任張曉明先生，請他不要再使用以往的所謂聯絡方法，因為那並不受香港人歡迎，而是要劃清界線，"特區事務特區管"，局長會否這樣做？
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中聯辦的職能很清楚，包括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現屆政府亦很清楚表明，本屆政府在推動政府政策及措施方面的相關遊說、解說工作，我們會親力親為去做。對於在未來的日子要如何工作，我相信我們的立場非常清楚。

主席，中央政府和我們的領導人多次清晰指出，會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基本法》的規定，讓香港處理本身的相關工作。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香港的機構，向中央政府負責，亦會按照其清楚列明的職能，履行工作。所以，我覺得，對於某些具體事項，以及任何批評或評論，我在此不適宜評論。但是，我可以說得很清楚，在推行有關政策措施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做。

有些議員經常說要與中央溝通，反映意見，又說香港特區政府有時候不能夠全面反映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又拒絕接觸中聯辦及中央機構，亦不與他們溝通。我想問局長，有甚麼途徑可以讓他們向中央反映意見呢？
主席，如果議員有任何需要，希望能夠透過我們與中央政府溝通，我們是非常樂意去做及促成的。事實上，我相信加強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及立法會議員之間的了解，對於我們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非常有幫助。

例如我們安排青少年朋友了解內地相關省市的情況或作出一些相關的安排，中聯辦在這方面亦有角色。

主席，行政長官曾說，為加強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會定期來到立法會，並增加出席答問會的次數，進行更多溝通及交流，以增加認識，避免誤會。

我想問局長，有否辦法協助統籌一些較官方的方法，協助立法會議員定期與中聯辦見面，大家增加交流、認識，讓我們的同事了解中聯辦在香港的工作呢？
主席，我剛才回答林健鋒議員的補充質詢時，已經直接回答了有關問題。不過，我補充了關於中聯辦在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各個領域交流合作方面的資料，以供議員參考。劉議員剛才提到，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加強與中央政府或各省市政府溝通，特區政府是非常樂意促成的。

政府當局剛才回答，中聯辦可與各界交流合作，但最弔詭的是，何謂"交流合作"。我接獲消息，中聯辦曾經主動邀請不同法定機構，包括市區重建局、香港房屋協會、古物諮詢委員會和香港機場管理局會面，並獲所有法定機構的主席接見和到現場視察，中聯辦官員對那數位主席說："我充分肯定你們的表現，讚賞你們的工作。"只有老闆才會對員工說這些話。我想問政府，對於這些情況，應該稱為干預，還是交流合作？
主席，如果按一般理解來......我剛才所說的是，中聯辦的職能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在眾多環節、領域上的交流和合作。同時，中聯辦的另一個職能是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以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

我認為這是很有效的方法。

我真有點擔心，新任局長會否是新的"人肉錄音機"。局長表示中聯辦有聯絡溝通的功能等，這是否包括在選舉當中，為所謂"西環契仔、契女"拉票呢？我的補充質詢是，在行政長官選舉中，退休大法官胡國興曾經大力倡議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立法，當時很多人支持他，認為如果有進一步的立法保障的話，便對香港人的公眾利益有利。為甚麼現屆政府認為沒有需要立法？

當然，我明白不同議員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可能同樣的觀點都會不斷地重複，但我亦會按照議員所提出的質詢，盡能力詳細解釋。我希望各位能夠明白。對於毛議員剛才所問，我相信《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條文已訂明有關規定。就特區政府來說，特區政府並沒有計劃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立法。

主席，為鼓勵工商界使用環保裝置，政府自2008年起藉着把涉及環保裝置的指明資本開支的攤分年期由一般的25年減為5年，向購置該等裝置的公司提供加快利得稅扣除的稅務優惠。合資格的環保裝置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另一方面，政府於今年4月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將於2018年後生效的新《管制計劃協議》，引入了上網電價計劃，讓私人機構投資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裝置並接駁至公共電網，而電力公司則會以高於一般電費水平的價格購買該等裝置生產的電力，以鼓勵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主席，主體答覆的附表一，列出了可再生能源裝置的種類。自2008年至今已9年，但裝置的數量非常少，例如港燈有31個項目，中電也只有19個項目，即每年只有兩三個項目。

主席，據報道，在再生能源方面，政府與兩電對私營機構購買電力的金額已訂下方案；而就上網電價水平而言，政府亦與電力公司達成協議。雖然政府當局預計於2018年公布細節，但究竟是在2018年年初、年中還是年底公布呢？此外，協助及改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駁電網的安排情況為何？

當然，金錢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也有其他因素，包括安裝太陽能板要佔用大量的空間，而且香港有很多高樓大廈，亦要考慮日照等因素。此外，也要考慮涉及建築物和電力的條例的限制。局長，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說要依靠電力公司提供意見，這其實是很被動的做法。政府會否考慮在政策上提供更具體的支援，例如更新法規，甚至主動接觸私人物業業主，看看他們是否願意安裝可再生能源設施？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說，電力公司會為有意安裝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的客戶，就電網接駁的技術提供意見。但是，據我的親身經驗，很多時候用家不知道到哪裏尋找承辦商，又或取得相關資料。

新界的豁免管制樓宇，可能會是一個發展太陽能裝置的重點。

我想問局長，在討論上網電價時，會否就新界樓宇豁免的條例作具體修訂，從而考慮清楚，例如若我想在新界一間面積為700呎的村屋中全面使用太陽能裝置的可行性，政府會否有相關政策和法例配合？

主席，我開宗明義支持2008年的扣稅優惠及2018年的新《協議》，但我想就局長的主體答覆弄清楚一點。

政府於本年5月17日宣布，已邀請香港房屋協會就兩幅分別位於大欖郊野公園及馬鞍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土地，進行技術及生態研究，包括發展公營房屋及老人院的潛力。當局於6月28日回覆本人的書面質詢時表示，政府並無參與推展該等研究的具體工作，因此並未掌握研究選址的確實位置和範圍，以及與選址有關的考慮。

主席，正如行政長官在她的政綱所述，要解決眾多香港人面對的居住問題，必須開拓土地。事實上，除了住屋，我們的政府及社區設施、休憩用地和公共空間等，亦必須有足夠的土地承載。在香港，特別是大規模的土地規劃和發展，往往需時10多年。在開拓土地供應的工作上，我們沒有只挑單一方案的餘地，而必須多管齊下，敢於探索不同的可能性。過去的經驗亦告訴我們，土地規劃和發展的工作必須持之以恆，而且需要有前瞻性的思維和開放的態度，一起為未來需要作好準備。就陳淑莊議員質詢的兩部分，我的具體答覆如下：一上任行政長官於2017年施政報告第117段中提出，在增加生態保育及郊野公園土地總面積、提升康樂及教育價值的同時，也應該思考利用郊野公園內小量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位於邊陲地帶的土地用作公營房屋、非牟利的安老院舍等非地產用途。為了跟進這提議，上屆政府於今年5月邀請香港房屋協會進行有關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的生態及技術硏究。有關的邀請說明了研究旨在提供客觀分析，讓社會可進行理性討論，並且表明研究將會由房協運用其資源進行。是項邀請亦說明，研究範圍包括分別位於大欖郊野公園範圍邊陲地帶的大欖，以及馬鞍山郊野公園範圍邊陲地帶的水泉澳這兩個地點。房協的研究將主要探討兩個地點的生態、景觀與美觀價值、康樂潛力、發展潛力，以及發展公營房屋和其他公共設施的主要技術因素和實際限制。在發出邀請的同時，政府亦表明相關的法律條文，包括在郊野公園、城市規劃和環境影響評估各方面，仍然適用。此外，如政府日後決定發展有關土地，會與房協進一步商討房協在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房協一直是政府在房屋發展上的重要夥伴，在發展資助房屋及長者住屋方面具有豐富經驗，過往亦有就實驗性質的房屋及其他社會福利設施的倡議進行研究。就有關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的研究方面，雙方經討論後同意就上述兩個地點進行研究，主要是考慮到有關土地均具備基本的交通網絡和基建配套，而鄰近地區亦有不同類型的房屋發展。由於研究由房協運用自己的資源進行，政府現時並無參與房協為推展研究而進行的具體工作。二在開拓土地方面，我們相信社會需要集思廣益，當中亦難免涉及妥協和取捨，以達成共識，找出一個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方案。我們正積極籌備成立行政長官競選政綱中建議的專責小組，希望以全面、宏觀的態度檢視土地供應的來源。專責小組主席會由非官方人士出任，其組成會以專業人士為主，包括規劃、工程、建築、環保及地區等界別代表，發展局將為專責小組提供秘書處服務。目前，我們正在密鑼緊鼓地籌備成立專責小組的種種工作，並會在適當時候向社會報告這方面的進展。

我們相信有關研究可與專責小組的工作相輔相成，亦有助社會更全面、理性地討論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是否可作為未來土地供應策略的其中一個選項。換言之，目前我們看不到有需要暫緩或擱置房協的研究工作。主席，土地不足問題近年一直困擾香港，我深切盼望各界可以放下成見，以包容開放態度考慮各種為香港開拓土地來源的可能性，讓我們可以一起共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主席，若有聆聽我的提問及政府就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所作的答覆，當可知道局長顯然是完全沒有作出回應，因為我說明要求就整個過程作出解釋，但他只是指出雙方經商討後同意就這兩個地點進行研究。不過，我今天要追問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問題，希望新任局長可以回答。

主席，感謝陳淑莊議員的提問。

政府未來會否繼續進行相關研究？

根據現時掌握的資料，今次研究所涉土地面積共約40公頃，相對於全港超過4萬公頃的郊野公園用地，面積大約不足千分之一。至於問及在今次之前有否先例，答案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在努力尋求合理而符合香港大部分人利益的土地開拓方案時，所需時間極多。

主席，多謝石議員剛才對我們的工作方向表示認同。

主席，對於石議員的關心和憂慮，政府絕對有同感。

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時，我們願意考慮不同方法，但有一些基本原則亦必須持守，例如在開發土地時，必須依照現有程序，包括城規程序、環評程序採取適當的步驟，以確保有關發展項目不論在規劃上和對環境的影響方面，均能達標並合乎香港社會的要求，這是我們必須持守的原則。

但是，我必須指出，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對於本港有關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等各個方面的價值，我們仍然需要持守。

當然，在郊野公園發展房屋確實存在爭議，面對環保與房屋之間的兩難，我認為政府應公開所有數據和研究，讓社會大眾一起討論該如何取捨。不過，我想指出在2011年，當特首仍然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她亦曾主導進行有關"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的大型公眾諮詢活動，並臚列了各個土地供應方案的優劣，令社會可作出抉擇。現在，政府又建議成立專責小組，就類似議題進行同類研究和諮詢。我想問局長就有關的研究和諮詢，將來開展的工作與2011年進行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諮詢有何分別？政府諮詢完後又再進行諮詢，會否予人議而不決之感，以致香港的房屋供應至今仍未能真正解決市民的需求？

主席，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2011年距今已有6年，我相信香港社會在2011年雖然看到香港土地存在不足的問題，但這問題在6年後的今天應更加明顯。社會的輿論和共識亦要不停醞釀，不能在2017年時仍依靠2011年的討論作為基礎。

我想問有關的專責小組是否只是政府內部的一個小組？

主席，專責小組主席會由非官方人士出任，其組成亦會包括很多專業界別人士的參與，包括規劃、環保、建造、工程及地區人士。

主席，上月底，歐盟裁定谷歌公司操控互聯網搜尋結果，將旗下購物價格比較服務列於最優先位置，濫用其在互聯網搜尋引擎市場主導地位，違反歐盟反壟斷法。谷歌公司須於90天內終止該行為，並須支付24.2億歐羅罰款。另一方面，有調查結果顯示，谷歌公司去年在本港互聯網搜尋服務的市佔率近八成，處主導地位。

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競爭事務委員會是《競爭條例》下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執行該條例。《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禁止企業訂立其目的或效果具有損害在香港的競爭的協議、決定或經協調的做法。合謀行為，包括與競爭對手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限制產量，在《競爭條例》下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根據《競爭條例》的"第二行為守則"，市場上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該權勢以損害競爭。

根據《競爭條例》，競委會必須有合理因由懷疑違反競爭守則的行為曾發生、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方可進行調查。競委會根據其《調查指引》及《執法政策》，決定是否處理某個案。為使競委會能有效地進行調查及保障有關各方的利益，競委會對於是否正在調查或會否調查個別個案，一般不會公開評論。另一方面，競委會一直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競爭事務當局保持聯繫和交流。對於谷歌公司的個案，競委會表示知悉歐盟執行委員會最近對個案的決定及谷歌公司的回應，以及相關議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發展。競委會會密切留意有關事態發展，與此同時，競委會亦會繼續監察香港的情況，以促進競爭及保障社會的長遠利益。二就谷歌公司是否不當地操控其搜尋結果，不同司法管轄區有不同看法。我們留意到谷歌公司已表明不認同歐盟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將考慮提出上訴。我們亦留意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經過全面調查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谷歌公司操控搜尋結果，而對其他競爭者造成不利或違反相關法例，因此決定結束對谷歌公司的反競爭調查。然而，近來亦有聲音要求該委員會重新審視與谷歌公司相關的個案。由此可見，有關個案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未有一致的看法。正如我就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所作的答覆，競委會作為負責執行《競爭條例》的獨立法定機構，會繼續與其他競爭事務當局保持聯繫，密切留意谷歌公司個案的事態發展，並繼續監察香港的情況。三互聯網搜尋器顯示結果的先後次序，是根據不同搜尋器背後演算法的邏輯來排列，例如通往某網站的連結多寡等。互聯網搜尋服務供應商在提供搜尋結果時同時顯示廣告，本身並不等同誤導。根據網上顯示的情況，現時主要互聯網搜尋器顯示結果的時候，會把付費廣告的連結顯示為廣告。在保障消費者方面，消費者委員會為消費者提供消費及相關資訊，並以調停人的身份，協助商戶及消費者排解糾紛。消委會一直向消費者宣傳精明消費的重要性，包括推廣在使用互聯網消費時應小心留意服務條款等資訊。《選擇》月刊近年刊登多篇有關網上購買不同產品的文章，提醒消費者應注意的事項。同時，消委會亦給予企業建議，鼓勵商戶嚴守法規、增加良好作業模式並加強顧客服務。

我想問政府，香港在推動科技創新的進程中，如何與時並進地對新興科技服務進行監管，在保障廣大消費者的權益與發展科技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最近有一項議案辯論提及某些條例可能需要修改，才能有效地在創新與監管之間達致平衡。

事實上，有關反競爭和反壟斷的法例應該針對圍標和壟斷等個案，而不應針對本身做得好、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變成保護主義的措施。很多學者也指出，美國的反競爭措施主要保護消費者，歐洲的工業政策同樣是保護主義，針對外國的產品和服務。我要指出的是，歐盟是次裁決其實是針對網上購物，而非互聯網搜尋結果。

我的補充質詢是，香港的網上購物市場有否被壟斷？

在這情況下，我想問局長，是否有需要就歐盟的裁決和網上購物這兩個相關但不一樣的議題，採取預防措施，以幫助香港的消費者理解有關問題，以及作出適當的調查？

這方面我對競委會很有信心，我們要尊重其獨立性，所以我相信競委會是會處理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消委會求助，我相信消委會處理這方面的數字亦不少。

所以，很多人覺得歐盟的裁決是針對美國企業多於真正保護消費者。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經常說如果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便要拆牆鬆綁。

局長，你認為香港競爭法的規管理念應該學習哪種模式呢？是否應該學習歐洲的保護主義模式？

我們都知道香港多年來在全球競爭力都排名第一，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不需要學習哪個國家，但我們要留意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處理方式，希望我們不會誤把不適用於香港的方式在香港使用，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莫議員說得對，我們尋求拆牆鬆綁或修改法例時，要很小心平衡本港所有持份者的利益，作出適當的平衡，才可以做到。在這方面，我們現時盡力在做，我們從近來的motion debate亦學習到很多東西，希望在這方面可以更進取。
主席，不管莫乃光議員所說的保護主義，是指美國還是歐洲的情況，但都是保護業界某些利益，而我所說的保護主義，是指保護香港的消費者權益。在這方面，香港本身有一套體制，但正如我剛才提及，本地報章及電視明顯有提醒消費者這些是廣告，但網上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或畫面卻沒有這樣做，這方面才是我的關注，我是保護香港的消費者。

主席，上任行政長官於2014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已預留一幅在將軍澳的土地以供發展中醫醫院。該醫院將以自負盈虧形式，並以中西醫協作模式運作。他於本年《施政報告》中進一步表示，政府決定出資興建該醫院，並邀請醫院管理局協助，以招標方式挑選合適的非牟利團體推展和營運該醫院。

主席，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香港的中醫藥發展，並於2013年設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以探討中醫藥界別的長遠發展需要，促進中醫藥在公眾健康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當中，政府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已宣布，決定預留一幅在將軍澳原本作發展私家醫院的土地，用作發展中醫醫院。同年，政府亦邀請醫院管理局推行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為發展中醫住院服務及中醫醫院探索可行的臨床框架及汲取經驗，並一直與委員會探討切合香港情況的中醫醫院發展模式。作為本港第一所中醫醫院，政府認為需要預留足夠彈性及空間予醫院將來發展，故此政府認同委員會的建議，中醫醫院將為一所非公營醫院，由非牟利團體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提供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並會支援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包括3所大學的中醫藥學院/中醫學院作教學、臨床培訓及科研用途。政府亦於2016年1月至5月期間就興建和營運中醫醫院邀請非牟利團體提交非約束性的意向書。當中，應邀的非牟利團體普遍認為政府必須提供財政支持，否則它們難以承擔巨額資金興建中醫醫院。經詳細研究後，政府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決定出資興建中醫醫院，並邀請醫管局協助，以招標方式挑選合適的非牟利團體負責推展和營運。由於中醫醫院服務是嶄新的服務，在籌劃中醫醫院時需詳細和審慎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以下的挑戰：1中醫醫院的實際運作架構體系和經驗；2中醫中藥業的發展需要；3有效落實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協作住院服務；4可持續的財務安排；5有效的營運合約管理；及6中醫醫院與教育、培訓及科研機構的合作。藉今天的機會，我想向大家報告發展中醫醫院的最新進展。一由於香港並沒有籌劃中醫醫院的經驗，而本地的醫療體系與內地及海外的法律和制度有所不同，故此並沒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可作藍本。雖然醫管局已累積中西醫協作模式提供住院服務的經驗，唯獨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協作模式在臨床上的實行仍有多方面需要審視，包括中醫和西醫的合作、臨床路徑的設計、臨床上的醫療權責、檢討和監察機制、病人的安全及權益，以及如何在中西醫協助下處理病人在不同療理階段的評估、治療和跟進等，各方面均涉及複雜的法律和保險問題，需時仔細研究和磋商。而中醫醫院如何推行循證醫學的方式對整個計劃亦是重大考驗。二為能充分考慮持份者的意見，提供合適的營運條件，醫管局已委託國際顧問公司於今年4月展開本地持份者及海外專家諮詢工作，預計於今年年底完成。於諮詢工作及分析報告完成後，我們會與醫管局及相關單位進一步規劃中醫醫院的發展方向和設定一套合乎中醫業界的營運考慮和實際可行的要求，才展開公開招標的程序。三行政長官在其選舉政綱中表示會在食物及衞生局設立專責發展中醫藥的組別，並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局方現正積極跟進，包括按既定機制安排人手和增設的專責組別將會負責發展香港的中醫藥業，包括確立中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定位，並按此規劃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政府亦會配合中醫醫院的啟用時間按步推展上述工作，並會在適當時間公布中醫醫院的發展情況。
主席，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說，政府終於明白，找非政府機構以非牟利的營運方式來營運一間中醫醫院是不可行的，因為營運一間醫院費用很高昂。局長也知道，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不斷虧蝕，由於需要很多人手來管理，政府不介入幫忙，根本無法辦到。我留意到，政府發展任何新設施，無論是郵輪碼頭、啟德體育園或中醫醫院均要聘請顧問，這是無可厚非的。我亦留意到，政府興建郵輪碼頭時，由於是嶄新設施，故開設了首長級職位，而非編外職位，該職位更延長5年，以策劃設施和航線，可見沒有人手是無法成事的。中醫界向我投訴，食物及衞生局素來沒有專責官員推動中醫業發展。局長可否答應我們，盡早向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出建議，增加必要的首長級人手？

主席，其實我們現在已積極籌劃這個專責組別。當然，我們會根據既定機制，爭取資源，盡快向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爭取開設這個小組。

我認為這個答案比較模糊且令人擔心，這是一間中醫醫院，即使如局長所說會開設一個專責組別來管理，但是會否以西醫的模式來運作一間採用中西醫協作模式的中醫醫院，這方面實在令人擔心。主席，局長可否承諾，首先，這間中醫醫院會以中醫主導及中西醫協作模式運作，除中醫外，當中亦需包括例如是中醫護士及中藥師，因為醫院需要用藥及中醫護理。

由於中醫組大部分成員為中醫，所以會以中醫主導及中西醫協作模式運作。至於李議員所說的人手事宜，其實也很重要，這亦曾在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轄下中醫組討論。究竟將來要如何培訓，以及培訓多少人員才足夠；除中醫外，中醫護理或其他需要醫護人手的部分，亦需作出培訓和規劃。

主席，多謝葉太的口頭質詢。

其實我同意政府的答覆，落實以中醫為中心或為主的住院服務。

其實曾分別有中醫和西醫向我投訴，指現時一些正在運作的小規模中西醫協作模式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要追問，政府有沒有實質的數字，就將來中醫醫院，預算每年增撥多少資源及病床數目的實質數字？

至於中西醫協作的模式，現時正在醫管局轄下的一些公營醫院進行一些先導計劃。其實這些先導計劃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現時已是第二階段，我們亦會進行評估。

所以我不明白為何政府較多強調我們與他們的不同，而不考慮我們如何多採納和吸收其優良經驗。

但是，這亦不等於我們不參考內地可借鏡的地方。

代理主席，對的，全世界除了大陸，便沒有其他地方有中醫醫院。不過，大陸很多中醫醫院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例如中醫醫院內有換骹手術、激光美容，甚至換腎手術。實際上，其運作並沒有中醫或西醫的監管，但這是國內的事情，我們管不了。

政府有沒有考慮，又或設法防止這些悲劇發生？因為如果在這方面沒有足夠的監管，其實對一些患重病的病人，只會有害無益，政府打算怎樣做？

這些其實涉及複雜的法律或保險問題。

當完成顧問報告後，我們需要時間研究複雜的問題，包括香港的法律及保險問題，從而制訂將來的營運模式。

局長剛才提到中醫護士的概念，我想了解更多。

而醫院會否承擔一部分培訓功能，一如以往在醫院中設立護士學校的做法呢？
代理主席，當我們籌劃這間中醫醫院時，醫護人手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當中包含醫護人手的培訓、數目和專業範疇。

只是在中醫護理中，是會包括一些中醫程序和措施，護理人員包括護士是需要認識的。我留意到香港現時也有一些中醫護理課程，一般是讓已在香港受訓的註冊護士，再修讀一個中醫護理課程。

代理主席，目前輪候西醫專科的人大排長龍，而中醫服務雖然在多個範疇有傑出表現，但政府卻基本上把所有中醫服務全數推給非政府機構負責。香港有18間中醫診療中心已交給NGO營運，現時連中醫醫院也要交給NGO營運。

代理主席，我們現階段是需要確立中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定位。當我們要規劃首間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時，我們是需要更多的資料。一方面，我們當然會吸納現時一些營運中醫診所的三方合作經驗，但亦正如陳議員指出，有些人認為這種模式未必最好，亦有可能會有其他的模式。

代理主席，《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上月本會3位議員在台灣出席當地政治組織"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成立儀式，並與該組織簽訂合作文件。據報，台港連線是由部分鼓吹"台獨"人士創立、受台灣政府資助，並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報道又指出，台港連線的成立宗旨，是向香港提供民主運動經驗、對香港重大政治事件發表聲明，並會致力推動台灣立法院修訂《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讓港澳人士在台灣有正式的政治庇護渠道。有評論指出，上述3位議員的行為有勾結分裂國家勢力之嫌，因此違反了《基本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為防止有人故意或在不了解《基本法》相關規定的情況下，作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政府會否推出政策及指引，加強......

如果是，我想根據《議事規則》第415條提出，梁美芬議員不得意指我有不正當動機。
朱凱廸議員，我想指出，如果你要求正在發言的議員澄清其發言某部分內容的意思，你須待該議員發言完畢後，再由我請有關議員決定是否因應你的要求作出澄清。
代理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39條的"插言"，是指議員不得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除非......我想引用第39b條，"除非要求澄清正在發言的議員在其發言中提出的某項事宜"。

好，代理主席，我想問題本身已經十分清楚，並已有廣泛的報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志全議員，請你不要打斷會議程序，剛才我已很清楚指出，議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澄清。陳議員，我也留意到你已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你可以在發言時加以說明。
代理主席，並不是這樣子的，如果我稍後輪候得到可以發言，我會提問，但按照剛才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事規則》第415條，議員發言內容不得意指另一議員有不正當動機，這是代理主席需要澄清的。

陳志全議員，你已清楚指出你要求澄清的內容。第一，主席已確認有關的質詢合乎規程；第二，被要求澄清的議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澄清。這是我作出的裁決。

各位議員，請返回座位。陳志全議員，就你剛才提出的要求，我已經說明了我的裁決。梁美芬議員的質詢內容，符合《議事規則》第25條1款a至i段的規定。現在並非她發言的時間，她只是按照《議事規則》的要求，在本會宣讀質詢內容。請大家不要再濫用規程問題，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

在梁美芬議員或其他議員發言時，議員如有規程問題，屆時可以提出。然而，剛才梁美芬議員只是向本會陳述質詢內容，而質詢內容亦已按照《議事規則》得到主席批准，符合《議事規則》第25條1款a至i段的規定。
代理主席，然而，梁美芬議員這項質詢的內容，的確違反了《議事規則》第415條，即意指另一議員有不正當動機。

陳志全議員，我已就我對《議事規則》的理解及你要求我裁決的內容作出說明。梁美芬議員的質詢內容完全符合《議事規則》第25條1款a至i段的規定，當中條文並沒有列明不容許議員引述評論的事情，請你留意。
代理主席，她指出我們簽訂合作文件，這並非引述評論，而是事實陳述。我要求她澄清是否有關乎該份合作文件的證據。
陳志全議員，我已一再向你說明，《議事規則》規定，如議員擬要求正在發言的另一位議員澄清其發言內容，第一，他不得打斷該位議員的發言......

而須在該議員發言完畢後，待主席叫喚其名字，他方可提出澄清要求。第二，有關議員可自行決定是否作出澄清。

代理主席，主席在大會的裁決是最後的裁決，是不容辯論的，為甚麼你要與陳志全議員辯論這麼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請作答。梁國雄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梁國雄議員，如果你仍然在違反《議事規則》的情況下發言，我會視之為行為不檢。
代理主席，我希望你澄清一下，因為剛才我和陳志全議員討論的是兩部分，我那部分是有關梁美芬議員在質詢第一部分的第一句，我覺得這已涉及直接猜測我的動機，所以，這與《議事規則》第415條是相關的。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亦是國家的全國性法律，香港市民應該對《基本法》有全面、準確的認識。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基本法》推廣的整體策略計劃及協調政府部門和社會上各有關方面所進行的推廣工作。督導委員會下設5個工作小組，包括本地社區工作小組、教師及學生工作小組、公務員工作小組、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及海外人士工作小組，針對不同的目標組群進行《基本法》推廣工作。工作小組分別由民政事務局、教育局、公務員事務局、工業貿易署及政府新聞處提供秘書處服務，協助小組籌劃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向其負責的界別積極推廣《基本法》。推廣《基本法》的活動形式廣泛，以有效地接觸不同界別的目標組群，活動包括主題研討會、問答及辯論比賽、巡迴展覽、特刊製作、網上遊戲及講座或研討會等。不同界別的組群能按其需要概括或深入地了解《基本法》。我們亦利用不同的媒介，包括透過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電台問答節目、流動資源中心、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程式等，向市民大眾宣傳《基本法》。此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透過"《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組織及民間機構，在地區層面舉辦不同形式的《基本法》推廣活動，從而接觸更多香港市民。未來5年，本屆政府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已表示，期盼香港未來的青年人，成為有國家觀念、有香港情懷、有世界視野的新一代。就防止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這個問題而言，《基本法》第一條已開宗明義清楚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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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此可見，《基本法》已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有責任根據《基本法》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我亦相信香港市民不會認同任何分裂國家的言行。事實上，在保障國家安全立法方面，行政長官已經在她的競選政綱裏清楚表明，這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加上世界形勢複雜多變，為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立法更形重要。但行政長官亦同時指出，過去經驗顯示這個議題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和動盪。因此，本屆政府須權衡輕重、謹慎行事，並嘗試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富爭議性的議題。代理主席，行政長官提出以管治新風格，重建和諧社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我們希望在不同議題可以有更多積極和正面的溝通和互動，為社會環境營造良好氣氛。我們相信當市民對政府恢復信任、當不同市民間的互信有所提高，香港社會可以回復團結、和諧和包容，能夠容納不同意見。屆時，我們將具備條件，就保障國家安全立法及其他富爭議性的議題展開理性討論，凝聚社會共識，達致成果。

所以，他才需要澄清。

這是否表示政府完全沒有政策和指引呢？如是，當政府各部門遇到這些問題時，它們要如何處理呢？是否把這些問題全部交給前線人員處理，而可能令他們無所適從，或變成處理手法"時鬆時緊"？因此，局長，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政府高層是不可以"做鴕鳥"的，他們應該頒布清晰的指引和政策，讓政府各部門和公營部門，在執行前線工作時知道應如何處理。其實，當局不能夠把責任推卸給該委員會，它並非負責制定政策，而政府高層則有責任，給予指引和政策，讓前線公務員和各公營部門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知道應如何處理。

梁議員剛才提到，我們會按照法律的規定來工作，但另一方面，我想核心問題是，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國家的完整，以及反對分裂國家的行為，亦要忠實地貫徹"一國兩制"的原則。所以，我剛才提及的是其中一方面，便是我們透過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從機制上推廣《基本法》，一個重點當然是推廣《基本法》，這亦不止是政府的工作，社會各界也應該有責任這樣做。

任何能夠幫助我們達到政策目標的方式，我們都持開放的態度，亦會根據法律的規定來做。所以，多謝梁議員的補充質詢，我亦歡迎其他建議，例如在各方面就推廣《基本法》的交流上，我們都樂意進行討論。

代理主席，我相信梁美芬議員的口頭質詢並非針對某一個人，而是希望政府純粹以法律觀點來解答，因為現時假如有立法會議員違反就職宣誓的誓言，便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資格。假如有立法會議員參與"台獨"組織的活動，現行法例可如何作出處理呢？另外，現時有法例禁止與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我想了解是否有法例禁止"台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行為呢？而該法例是否適用禁止任何香港人或團體引入"台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行為呢？

所以，他才需要澄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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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基本法》第七十九七條亦規定，立法會議員如果"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代理主席，所謂"台港連線"，其實只是"台港獨連線"，想將"台獨"運動當中一些激進行為引入香港，台灣如果有太陽花，香港便有佔中，這些行為都會動搖香港的穩定。代理主席，我想問政府，經過今次事件，特區政府會否跟中央政府作恰當溝通，並且透過恰當的公開渠道，提醒台灣方面的組織不應該從事分裂國家的行為，介入香港事務，特別提醒這些組織或台灣地區，不應該邀請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參與他們這些分裂國家的行為？
羅冠聰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羅冠聰議員，梁美芬議員的質詢內容符合《議事規則》第25條1款a至i段的規定。

根據《議事規則》，主席決定為最終決定。如議員對主席的裁決有任何疑問，也不應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他的裁決。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的立場十分清楚，第一，特區政府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並有責任根據《基本法》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我亦相信香港市民不會認同任何分裂國家的言行，我要強調，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也是違反《基本法》的規定，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第二，特區政府反對其他政治組織或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所以，梁國雄議員現時是違反了這項《議事規則》。

梁議員，請你停止叫囂。

代理主席，我們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我會清楚說出特區政府的立場......
梁國雄議員，你已第三次在未經主席叫喚下發言。如果你再違反《議事規則》，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代理主席，有關處理台灣的問題，國務院前副總理錢其琛在1995年宣布，香港特區處理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這是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和台灣之間交流和接觸的基石。香港和台灣的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香港會按照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務實態度處理香港和台灣的關係。可是，特區政府亦要再次強調，我們的立場一向是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
陳志全議員，請發言。

梁國雄議員，你的提問時間已過，請坐下。局長已經表示沒有補充。
代理主席，我剛才提出的規程問題，並不是想衍生一項辯論，我只想清楚指出，在梁美芬議員的主體質詢中，提到我們與台灣簽署了合作文件，是並無其事的，我是想清楚指出這一點，以及我們亦沒有任何動機分裂國家或危害國家安全。

代理主席，第一部分的問題是，政府會以甚麼措施加強政府部門和市民對國家體制、對憲法和對《基本法》的認識，就此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有回答。第二部分，就是提到有關推廣工作如何可以令香港市民更有國家安全意識，從而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憲政責任，就國家安全自行作出立法工作。
代理主席，局長並無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的問題相當清晰，他是否同意梁美芬議員在其主體質詢中對於立法會3位議員的指控，他有否研究過是否屬實？
局長，你有否補充？政府法案：首讀。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161及2條，如果某事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議員可以無須事先預告，在兩事項之間提出一項立法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我現在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161及2條提出這項要求，議案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就劉曉波先生患上末期肝癌及保外就醫事宜進行討論。

政府法案：首讀。

如議員不遵從我的命令，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並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52條，命令有關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主席，你的裁決不容挑戰，但你有責任解釋你的裁決。請你解釋，為何不准許許智峯議員提出休會辯論......

我也想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提出一項臨時的休會議案辯論，我的議案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就劉曉波作為第一位和唯一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一位人權和民主鬥士，現在生命已經進入倒數階段，而是次會議是本會本立法年度的最後一次會議，本會對劉曉波和劉霞兩夫婦就推動中國民主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深表敬意，並對他們多年來所承受的壓迫和痛苦表示痛心。"，這是我動議休會待續議案的措辭。

根據《議事規則》第161條，休會待續議案的措辭須以中性字眼擬定。我認為張超雄議員提出的議案措辭，並不符合有關規定。我剛才已經作出裁決，不批准議員就劉曉波先生的事宜動議休會待續議案。如果議員繼續就劉曉波先生的事宜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我亦不會批准。請議員不要濫用休會待續議案的機制，亦不要浪費議會的時間。劉曉波先生的事宜並非只限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議員亦可透過其他途徑表達意見。我已經作出了裁決。
主席，請你指出我的議案中哪些字眼屬不中性。
我已經作出裁決，不會在此指出相關字眼。
我現正提出本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以就國際社會關注劉曉波先生病危的情況及國際的歐洲議會通過"中國應立即釋放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其遭軟禁家中的妻子劉霞，並容許劉曉波尋求任何他希望得到的治療"的決議，作出討論。
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我不會批准有關議案。政府法案：首讀。如果議員繼續不理會我的裁決，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並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52條，命令有關議員退席。如果議員的行為令會議無法繼續，我亦可以宣布會議結束。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161及2條，我動議本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議案措辭為："因一直長期為中國爭取民主的鬥士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就其丈夫近期才得悉患上末期肝癌，為使其丈夫能得到適切治療，要求中國政府以人道立場，讓劉曉波可往外國接受治療，但仍未獲得答覆。

《2017年行車隧道條例草案》。
主席，因應你剛才的意見，我想引用《議事規則》第161條提出，本會現即休會待續，就內地政府未能讓身患重病的中國公民在已獲海外醫療專家安排隨時可前赴海外延醫的情況下，卻仍留在國內未能得到人道照顧的情況進行辯論。

政府法案：二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許智峯議員，如果你再濫用規程問題，我會視之為行為不檢。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9條......我不是挑戰你的裁決，亦不是要你作出解釋，只是你剛才提及議員濫用休會辯論的機制，我想你指出濫用機制的是在座的議員，還是你本人呢？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行車隧道條例草案》。隨着為期30年的"建造、營運及移交"專營權屆滿，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將於明年7月11日把大老山隧道移交政府。我們需要為大老山隧道成為政府隧道後的營運和管理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礎，將大老山隧道歸納入《行車隧道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法律框架內。《條例草案》旨在把大老山隧道加入《條例》適用的隧道名單內，以及對《行車隧道規例》作出修訂，包括加入現時使用大老山隧道須繳付的隧道費、將大老山隧道加入指明通過政府隧道的車輛須繳付的移走費和許可證費的附表，以及容許某些交通標誌繼續在大老山隧道使用等。

但《條例草案》訂明所需的保留條文和過渡性安排，以確保政府在廢除《大老山隧道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後，就有關大老山隧道的事宜可能採取的行動並不會受到影響。現時《大老山隧道附例》訂有豁免安排，訂明在緊急情況下，運載第二類及第五類危險品的車輛，獲批准後可使用大老山隧道。《條例草案》將會保留這項豁免安排，並且把範圍擴展至所有政府隧道，包括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這類危險品包括醫療氧氣、石油氣、柴油和石油等。當天氣惡劣或由於其他原因，這類危險品無法靠水路以汽車渡輪承載運送危險品的車輛供應到香港島時，政府可選擇安排這些車輛取道紅隧或東隧駛往香港島，而無須在取得西區海底隧道的營運公司同意後才可使用西隧，加強了政府處理突發或緊急情況的應變能力。我必須強調，有關豁免只會在緊急情況下，由運輸署署長經諮詢有關政府部門後批出，並按需要施加附帶條件，在執行時亦會由有關政府部門和營運隧道的承辦商嚴密監察。運輸及房屋局於本年5月19日就建議的法例修訂，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並無反對把大老山隧道納入《條例》的法律框架的立法建議。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關注，政府會於何時調整大老山隧道的隧道費，以改善該隧道、獅子山隧道和尖山及沙田嶺隧道三者的交通流量分布。有委員在會議中要求政府，在接收大老山隧道後，同時調整其隧道費，使之與獅隧和尖山及沙田嶺隧道看齊，而非考慮交通流量合理分布研究的結果後才作調整。我理解委員的出發點。

運輸署的分析亦顯示，3條過海隧道的交通流量與3條陸上隧道的使用量互為影響。因此，政府必須以通盤方式考慮所有因素，然後制訂這6條隧道的隧道費調整方案，從而合理地分布各隧道的交通流量。政府已就這6條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分布展開研究，並會在該研究中一併探討大老山隧道的隧道費水平。政府較早前已經承諾，會於2017-2018立法年度內，把隧道費調整方案提交事務委員會作討論。在未有定案前，政府接收大老山隧道後暫時不會調整該隧道的隧道費。《條例草案》對大老山隧道在專營權屆滿後的正常運作十分重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行車隧道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本會現在恢復《道歉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議員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道歉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釐清作出道歉在民事程序的法律後果，從而提倡和鼓勵當事人適時作出道歉，以促進和解。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6次會議，並在其中一次會議，聽取團體及個別人士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委員、團體及個別人士均認同《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及支持制定道歉法例。在審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委員支持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應該受到保護，但對《條例草案》第82條訂明，裁斷者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行使酌情權，將事實陳述接納為證據，就有兩大關注。第一，《條例草案》把裁斷者界定為法院、審裁處、仲裁員或其他具有權限在適用程序中聆聽、收取和審查證據的團體或個人。委員憂慮未曾接受法律訓練的裁斷者能否勝任行使第82條的酌情權。第二，裁斷者在特殊情況下，可行使酌情權，接納事實陳述為證據，會帶來不確定性，令人不願意作出道歉，與《條例草案》鼓勵作出道歉的目的相違背。

通常，可造成重大後果的非司法程序，都會由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士擔任主席，或會有審裁處的法律顧問出席。如果任何一方因裁斷者的酌情權而感到受屈，都可以進一步向法院或上訴審裁處尋求協助。因此，這方面已有足夠保障。如果只有法庭可以行使酌情權，法庭將要另行就應否行使酌情權的問題進行訴訟，對訟費和時間均會有所影響。政府當局亦承諾會因應任何相關的法庭裁決，檢視和覆檢《條例草案》第82條的施行。至於委員的第二項關注，即裁斷者接納事實陳述為證據的酌情權，政府當局解釋，假使為事實陳述提供絕對保護，或者會損害申索人獲得公正審訊的權利，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而可能被法院裁定為無效。賦予法院或其他審裁處酌情權以確保申索人可尋求公義，並不罕見。《調解條例》正是一個例子。

法案委員會認為此修正案可接受。此外，就《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曾向政府當局詢問，立法會的程序是否屬於《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政府當局澄清，在探討超過50個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道歉法例時，並未見到有任何明訂條文把議會的程序納入道歉法例的適用範圍之內。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並不適用於立法會程序，但鑒於《條例草案》中"適用程序"的定義相當廣闊，而立法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程序，是否屬於該定義的涵蓋範圍亦可能令人存有疑問。為免生疑問，政府當局就附表動議一項修正案，明確豁除立法會程序於《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外。法律事務部認為，把立法會程序及其轄下的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程序豁除於《條例草案》適用範圍外，令議員在符合《議事規則》的規定下，可以繼續在上述程序中發言、質詢、動議及辯論議案及撰寫報告時，提述某人的道歉，以及將有關道歉列為考慮因素。全體議員已獲告知此項安排，沒有議員提出異議。法案委員會對該項修正案亦無異議。為使公眾易於理解經制定的法例條文，法案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擬訂指引，以舉例或列出日常生活例子的方式，對條例的內容及作用作出詮釋。當局承諾會在法例開始生效前，推行連串教育及宣傳活動，加深公眾對此項法例的認識。法案委員會同意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動議上述兩項修正案，法律事務部並無發現該等修正案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法案委員會不會動議任何修正案。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條例草案》的看法。主席，就《條例草案》，我十分感謝法案委員會所有參與的成員在過程中，提供很多很寶貴的意見。我認為《條例草案》的促成，對社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也知道，我們近年面對很多情況，舉例來說，在醫療事故方面，很多醫療事故的受害者或家屬往往都會告知我們一種情況，就是可能涉事的醫院或醫生，往往不願意作出任何道歉。歸根究底，是因為過去一旦出現任何道歉的動作或行為時，便會在某程度上有機會被引申或演繹成為承認或牽涉法律責任。因此，導致很多涉事人士不願意作出道歉。

一些司法管轄區在道歉法例出台後，的而且確能促進很多法律訴訟、民事法律訴訟的和解。我相信這點對於社會是有正面作用的。主席，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正如剛才我以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發言時已經提到，的而且確我們對於第82條，即是否應該給予法院酌情權，將道歉中連帶的一些事實陳述，引申成為法庭上的一些證據，作為證實某一方的法律責任問題上的舉證。的而且確，這點曾經在法案委員會中有過一番熱烈的爭辯。主席，我也明白有委員曾經提出，如果容許裁斷者行使酌情權，就會中門大開，導致很容易便會出現不確定性，而導致很多人在道歉時，恐怕他所說的話中連帶的事實陳述，原來會被引申在法庭使用，作為舉證自己的法律責任。由於這個原因，就給予酌情權而言，有很多意見認為不應給予酌情權，因為它會造成不確定性，最終導致那些涉事的人寧願不作出道歉。

如果我們不能完全符合《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要求，日後是有機會被法庭裁定《條例草案》無效的，繼而會出現另一種情況，就是如果《條例草案》被裁定違反《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而致無效，法院更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一些例子，包括某些司法管轄區對於行使這些酌情權是非常寬鬆的，其不確定性更大，而法庭可能會引用司法管轄區的判例來處理日後的個案。相反，這種情況可能對我們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權衡輕重後，法案委員會委員達成了共識。我們認為這酌情權是有需要的，亦要符合《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不過，我們仍要強調，它必須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被行使。例如我們看到《條例草案》下有一個例子，就是當所有證據都不存在，而唯一的證據就是靠《條例草案》所述的事實陳述的情況下，法庭只有在這情況下可以考慮行使酌情權。這是一個例子。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在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曾提出了一些意見，最後政府當局接納了，願意就第82條提出今次政府的修正案，將原本的寫法稍為改變，從而希望能做到既吸納委員的意見，同時又可以符合提供酌情權的原則。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以法案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就《道歉條例草案》提出意見，並支持二讀《條例草案》。主席，回看有關的藍紙條例草案，其篇幅只有區區20頁，但卻需要前後召開了6次會議進行審議，加上政府官員向法案委員會委員作出了大量解釋和遊說，審議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可見《條例草案》的法理基礎其實比較深奧。

相對來說，《條例草案》的法理基礎比較深奧，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向香港市民解釋制定《條例草案》的原因，以及我們為何要支持《條例草案》。

事實上，在立法前，政府曾就《條例草案》進行了兩次非常大型的公眾諮詢，第一次是在2015年6月，第二次則是在2016年2月進行。這兩次諮詢所吸引的雖是眾多專業團體和商會的回應，但亦非常全面，因為當局在兩次諮詢期間向這些團體提出了一些很基本的問題，包括香港究竟是否有需要訂立《條例草案》；如果有此需要，《條例草案》所指的道歉是簡單的道歉還是全面的道歉，又或是否包括事實陳述？《條例草案》涵蓋了民事訴訟及非刑事程序，而在2015年進行諮詢期間提出的其中一條問題，正是道歉所涉及的事情可否成為民事程序中的證供。

我要提出的另一點，是《條例草案》第6條所訂的"適用程序的涵義"。法案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議員剛才已提到，按"適用程序"的涵義，它並不包括立法會的程序。由於立法會是獨立運作的體系，我認為《條例草案》確實不宜涵蓋立法會的程序。《條例草案》的附表亦列出了某些不適用的程序，包括大家所熟悉，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進行的死因研訊程序，《條例草案》亦不適用。當然，最具爭議的問題是道歉所涉及的內容，包括道歉本身、事實陳述或部分事實陳述，究竟可否作為民事訴訟或其他紀律聆訊的呈堂證供？

這是我最初期的理解，亦是我未被政府官員遊說時的定位，但經過個多小時的詳細討論後，加上我亦參考了很多國家的道歉法例，我現在認為不妨讓香港作出一個嘗試。我們曾經參考其做法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分別有加拿大、美國、英國、蘇格蘭和澳洲，這些國家對於道歉內容能否成為呈堂證供，各有不同定位。有些國家訂明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成為呈堂證供，但亦有些國家和香港一般，規定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可成為呈堂證供。我曾詢問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這方面有沒有案例，但這些國家實施道歉法例的歷史都不是十分長久。所以，在權衡輕重後，我認為香港必須採取的立場是應該通過《條例草案》，這樣才能知道在實行時究竟會在何種法律或實際執行情況下，出現何種問題。如果不通過《條例草案》，我們只流於在學術層面上對它作出解讀，各方都不會有太大得益。所以，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支持政府訂定的第8條，以及稍後就第8條提出的修正案。

《條例草案》另一比較重要而需要指出的條文是第9條，即道歉本身不會成為《時效條例》所指的承認。

因此，綜合而言，我認為《條例草案》無論在社會層面上，還是從香港成為普通法適用地區示範單位這個比較宏觀的角度衡量，均應予以支持。主席，我稍後還會就政府當局有關第8條的修正案發言。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對於政府提出的《道歉條例草案》，我認為提倡道歉以排解爭端這個立法原意值得支持。雖然條例草案本身有不少局限，但其設計已涵蓋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相信將有助這些機構承認錯誤、向公眾道歉。但是，我必須強調一點，《道歉條例草案》絕不可變相成為一項卸責的條例，認錯不代表事情完結、不用追究，徹查及跟進工作仍然十分重要。一直以來，政府部門即使犯錯也非常不願意向公眾道歉，特別在醫療事故方面，情況尤為嚴重。明明已到了人命攸關的地步，但醫院管理局和肇事醫生仍然堅拒道歉，最多只答允調查和跟進。

而且，暫且不說會否循法律途徑追討公道，肇事人在面對受害人時，若態度上並非真正有誠意作出道歉，我認為也難以令人釋懷。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部門人員真的認為自己沒有犯錯，所以拒絕道歉，但依我們觀察，不願意道歉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道歉行為日後會在法庭上成為不利證據，因而造成明知有錯也不願意向公眾道歉的情況。因此，政府提出《道歉條例草案》，以鼓勵政府部門向受影響市民道歉，而無須擔心可能引致的法律責任，正是為了處理這種明知有錯而不敢道歉的情況。可能有人會質疑，道歉是否真的有用？道歉有否意義？就這一點，我認為道歉的效果雖然有其局限，但仍有少許意義存在。事實上，我一直以來曾接獲不少牽涉醫療事故的求助個案，事情性質有輕有重，當中部分受影響病人或家屬未必願意訴諸法律，亦不一定堅持要有金錢賠償。因為這樣做往往要經歷沉重而繁瑣的法律程序或訴訟，不單極花時間，亦會牽起他們的傷痛回憶，導致身心疲累。因此，在我接觸的個案中，尤其是一些牽涉不十分嚴重醫療失誤的個案，投訴人往往只想聽到院方或醫護人員發自內心的道歉，還他們一個公道。同時，他們更希望藉着道歉帶來改善，令這些不幸事件不會繼續發生。

很多時明明已有證據，但政府仍不願意承認錯誤，只表示會繼續調查、檢討和跟進等，令公眾十分反感。而且，經翻查資料後，可發現以申訴專員公署去年的數字而言，在所接獲的2,907宗個案中，只有248宗個案的投訴人獲得道歉，其中甚至有230宗是在申訴專員公署介入後才願意道歉。

我相信背後原因是政府部門擔心在道歉後會引致法律責任。因此，申訴專員公署曾經指出，不少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投訴人堅持作出投訴，很多時是因為當局的行政失當令他們氣難平。即使是氣難平，他們不一定是要追討賠償，鬧上法庭又殊不容易，所以投訴人亦無意這樣做。因此，如果部門能主動向他們作出道歉，事情便可由大化小，由小化無，可避免沒完沒了的爭議，事情便容易解決。《道歉條例草案》鼓勵作出道歉，而撇除道歉人在道歉時的法律責任外，我認為有一點相當重要，就是可藉道歉調解爭端，減輕受害人或受影響人的焦慮和憤怒等負面情緒。

如真的不願意道歉，也是無可奈何，那麼該怎麼辦呢？

試想一下，在這情況下，即使訂有法例，道歉的數字可能會略有增加，但能否肯定政府部門的同事願意向當事人作出道歉，仍然成疑。所以，我切實認為政府要建立一種文化，就是敢於承擔責任，敢於向公眾道歉的文化，否則單靠立法將未必能發揮很大作用。因此，我認為要令投訴人不再氣難平，政府便要改變其處事方針與文化。主席，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不論在私人機構、公營機構還是政府部門，不願意道歉並非只出於法律上的考慮，還有另一原因，就是礙於面子問題。

首先，我要指出，《道歉條例》看來好像只是一項單一法例，但這項條例的涵蓋及影響範圍廣闊，因為這項條例將會適用於所有民事訴訟的法例，例如當馬路上兩車相撞，究竟是誰的錯呢？又或當一個人因被另一人碰撞而跌倒受傷，可能雙方也有責任，那該如何判斷呢？

根據道歉法的簡單定義，道歉不等於承認過失，道歉不能作為判案的證據，以保障道歉者不會因道歉而負上法律責任，從而鼓勵犯錯者為其過錯表達悔意，這樣才能令更多的社會紛爭得以和解。因此，我認為加入第82條，會違反立法的原意。首先，我們要問：為何要訂立道歉法呢？大家也知道，當過去發生一些不幸事情，有些人因擔心會被追究，甚至索償，所以即使是自己犯錯，也會拒絕道歉，因為擔心一旦道歉，便會被對方視為是承認過失，繼而訴諸法庭。因此，有些人明知是自己的錯，也不肯表示歉意，這種情況只會令受害一方更為氣憤，不惜花錢進行訴訟，為的只是要討回公道。

第82條提到的事實陳述均涉及以上範疇，但很可惜，今次條例只保護上述五大範疇的第一項，即如果只說"對不起"、"抱歉"、"sorry"等字眼，便不會被追究，也不會被當作呈堂證供。

因為這條的緣故，我相信所有人在事件發生後，可能頂多只肯說一句"對不起"，根本不想再多言。這種道歉實在欠缺誠意，試問如何能輕易得到對方原諒呢？

此外，當中更有團體表示反對裁斷者或法官擁有酌情權以引用事實陳述作為呈堂證供。

正如鄧女士的女兒對醫院所作出的道歉感到極之不滿，因她認為醫院的解釋不夠全面，事實陳述也不足夠。最近，我接獲一名市民的投訴。

既然人已去世，家人自然想多了解有關情況，但院方不願交代詳情，要他們等候報告。你們看看，家屬是何等的無奈。

我知道律政司一定會說，只有在當沒有其他證供的情況下，法官或裁斷者才可行使酌情權，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法官和裁斷者又可否行使酌情權呢？我知道律政司會說，法官要按公義的原則行使酌情權，但法官所審理的案件，有哪一宗不是為了公義的呢？

我相信這會令社會更和諧，並且《道歉條例》得以有效實施。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對於議員同事就《道歉條例草案》的辯論如此投入，我認為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律政司司長稍後會負責任地釐清相關的疑慮。我以下的發言亦會針對第82條，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可以引發大家進一步討論。代理主席，今次的《條例草案》明文將道歉和承認責任分開，以提供法律基礎，鼓勵政府部門和市民在事故發生後，表達歉意，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在現時的法律框架下，對於道歉和承認責任，究竟是否有關聯或相關的程度如何，市民的而且確是有模糊的地方。很多時候，在意外發生後，我們往往看到很多事主會擔心，若作出道歉，該舉會在法律程序或在紀律審裁機構眼中，視為證據一部分或承認過失的一個重要元素。即使很多時候，涉事者想道歉，也會在法律意見的建議下卻步。而這些法律建議亦是從合理地、公正地偏向保護當事人的角度，建議他們不作出道歉。這些事件的確是時有發生的。實際上，我們回顧過去的案例，法庭亦未曾在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就着"道歉"的定義，提出一錘定音式的法律指引，也未曾提供一個明確的原則。可以參考的，是一宗終審法院的案例劉嘉兒訴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一宗刑事案件，當中牽涉到道歉，法庭其實也有一個判斷。但是，這個判斷亦未必是一個法律上最清晰的指引。我們不如在以下時間，提出劉嘉兒這宗案件，作一個簡單的討論。

正因如此，立法會上月亦都通過了兩項相關的條例草案，鼓勵和容許第三方資助調解程序。這亦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代理主席，今天其中一個爭議點——正如剛才蔣議員亦有提及——在於"全面道歉"或我們今天稍後會討論第82條的情況。政府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其實包含一種"全面道歉"的意思，意即承認法律過失或責任的道歉，例如："對不起，我在某件事中做錯了"，而不僅是單純而有限度道歉，即是簡單地說一句對不起。代理主席，公民黨同意"全面道歉"，會被聆聽者視為更高的協議和更合乎道德，有助平息爭議。所以，我們支持"全面道歉"。代理主席，我也同意在道歉時能夠作相關的事實陳述，會令法律變得更清晰，使整件事更清楚和容易明白，亦令聆聽者知道究竟有關的道歉所為何事。當然，我也理解公眾會有合理的疑慮，但我在原則上同意，於條文中訂明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法庭或紀律審裁機構可以行使酌情權，將相關的道歉納為呈堂證供，也就是第82條的規定。代理主席，原《條例草案》的條文中，只提及一種特殊的適用情況，即沒有其他的證據可用於裁斷過失、法律責任或任何其他爭議事項。我認為不需要詳細列出所有的情況，因為我們相信，負責處理案件的法官必然會按原則，並在聆聽與訟雙方的陳詞後，才考慮是否接納為呈堂證供。而這也是符合香港一貫容許與訟雙方爭論，或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的做法。我認為這已是足夠的處理辦法，而實際上前述的情況，亦不會經常見到。

我會支持政府提出修正案的做法，在列出特殊的情況，例如沒有其他證據可用於裁斷爭議事項外，多加一項條件：裁斷者在顧及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後，信納如此行事屬公正公平之舉。我相信這做法有效豐富條文的彈性，亦令整件事更清晰。所以，我們認為修正案是合理的。今次政府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澄清《條例草案》並不適用於立法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程序，並且告知全體議員這項安排。立法會的會議與法庭的程序始終有別，不但涉及法律責任，我們很多時候亦要向市民問責。我同意《條例草案》暫時不應適用於立法會。雖然《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我們，我們亦認同今次向個別同事知會修訂的做法。

最後，代理主席，要實施《條例草案》其實是相對簡單的，對現有的法律程序亦不會構成重大的負荷，我相信司長稍後亦會就這一點作出確認。此外，我也肯定實施《條例草案》，不會令大眾或我們的法律同業有太無所適從的日子，我相信律政司亦會避免這些情況發生。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通過《條例草案》後，能夠盡快落實有關條例的運作。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道歉條例草案》。

我記得我們曾參加一個很大型的國際研討會，司長也有出席，我的印象很深刻，會上有國際學者和專家分享，在醫療事故增設道歉機制，較容易促成雙方調解。此外，需要《道歉條例》的，絕對不止是公營的醫療機構或醫院管理局，大學也有很多紛爭，很多時候只是意氣之爭，導致最後雙方打官司，只為一句道歉。公營機構也一樣，大型機構的僱主不與僱員續約或將其解僱，但同時又說了很多說話或做了很多事，如果沒有道歉機制，可能令該僱員難以再找工作。又例如我們經常處理的法團紛爭，物業管理公司或大發展商與個別業主的紛爭都可能基於意氣，漸漸導致雙方鬧得焦頭爛額，"賠了夫人又折兵"，正因為沒有一個可以促成道歉的機制。因此，我認為這個方向非常可取，亦值得鼓勵。

在《條例草案》的制定過程中，我覺得有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第一，大家都認為道歉不應只適用於司法或其他程序，因為不止司法機關或審裁處，很多其他調查程序也有機會適用，因此不止法院適用，最好便是用"decision maker"這字眼。

澳洲將美國的範圍擴大，美國主要用在醫療事故或專業紛爭，而澳洲則擴大至大部分民事範圍，而道歉的確有機會包括承認過失。

即使沒有《道歉條例》或作出道歉，受屈人同樣有機會被打動，因為有些人心腸軟，只要對方道歉或被遊說便會心軟，接受一些很低的條件，這也不足為奇，這要靠律師或協助他的人給予提醒。所以，從各方面來考慮......

代理主席，我是其中一位對道歉法有比較多意見的人，尤其是對於所謂絕對豁免保障事實方面有比較多的意見。

主席，首先，我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剛才我聽到多位同事就《道歉條例草案》內容，尤其是第82條發表很多意見。但是，大家都無法提供證據，說明制定《道歉條例》後會如何影響法律訴訟或索償事件。究竟制定《道歉條例》後，會增加更多訴訟或索償，還是減少相關的訴訟和索償呢？其實按邏輯推論是無法確定的，因為它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道歉時所提供的事實陳述，會令對方覺得有了新資訊作為承認錯誤的新證據。這會令對方覺得索償的成功機會增加，從而增加誘因提出訴訟或索償。但是，另一個理論也說得通，就是很多時候當事人是因為氣憤難平，其實他只要求一個道歉而已。所以，如果對方願意道歉，平息他的憤怒，還他一個公道，他可能便不會追究，亦不會提出索償。所以，兩個理論其實均有道理，究竟結果會帶來甚麼影響呢？這便屬於科學驗證的問題，不能單純透過理論推演可得知答案。

而這65.4%尋求法院裁決的個案中，有51.4%最終獲得賠償。但另外有34.6%是無須經法院自行解決了有關的訴訟，而在這34.6%中，有7.1%最終牽涉賠償。

所以，即使美國沒有類似香港的第82條的酌情權，病人或病人家屬亦有動機就道歉過程中提供的新資訊，自行找相關可以呈堂的證據。所以，即使沒有類似第82條的酌情權，3位學者仍然認為對減少訴訟或索償沒有幫助。而病人或病人家屬從道歉過程中得到的新事實資料，會變成他們尋找可以提供予裁斷者作出判決的誘因。所以，即使香港這次立法取消第82條，其實仍然無助《條例草案》達致減少訴訟或索償的目的。相反，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多次提出修訂原條文的用字，由原本"在顧及一切有關情況下"改為"在顧及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屬公平之舉，方可行使該酌情權。

當然，道歉法的原意是希望將道歉和責任分開，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可以讓《條例草案》凌駕重大的公眾利益。

所以，在我剛才的發言中，我想再三強調，雖然《條例草案》想將道歉和責任分開，但應該要取得平衡，避免凌駕重大的公眾利益，以及損害公義的彰顯。

主席，對於很多人來說，道歉難以開口，因為道歉牽涉面子問題，還要承認自己做錯事。所以，要一個人真心認錯，甚至真誠地開口道歉，有時實難做到。如果牽涉一些專業行業，道歉更難以啟齒。例如，保險條款通常會限制專業人士道歉，以避免道歉內容最後成為被追討賠償的證據。所以，要專業人士在工作層面道歉，差不多是不可能出現，因為一旦道歉，可能會喪失保險賠償的保障。所以，如果遇上不幸意外的事宜，專業人士即使想表達歉意也不能開口，出現這種現象，是由於香港沒有道歉法的保障。因為道歉者未能得到保障，受屈者便不得不從法律途徑追討，令事件要花很長時間處理，對雙方都是痛苦歷程。在我曾處理過的多宗醫療事故個案中，求助者心中最想得到的，其實未必是巨額賠償，亦不是要醫生失去專業資格，他們最想得到的，往往只是想知道事件的真相，以及一句真誠的道歉。

在其他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其實已訂立道歉法例，釐清了道歉的法律後果，起到鼓勵道歉的作用，讓各方放下爭議，促進和解；而且有不少研究和外國經驗均顯示，如果案件有人願意提出道歉，爭端可以更早及更有效地解決。今天我們審議《道歉條例草案》，當然是希望達致這個效果。《條例草案》訂明，一個人作出道歉，並不等於他承認過失，或因而要負上法律責任；而且在裁斷過失、法律責任或任何其他爭議時，均不可把道歉列作不利於道歉人士的考慮因素。《條例草案》容許一個想道歉的人，道歉後不會被人利用其道歉來控告自己，讓願意作出道歉的人可以得到保障。

《條例草案》訂立的原意當然是保障道歉者，但這項《條例草案》由討論至現時訂立，仍有一點極大爭議，即《條例草案》第82條，剛才有多位同事也提到。這條文的內容指，如果所有證據皆無法運用，可由法庭決定，可否把道歉所包含的事實陳述用作控告道歉者的證據，這項安排確實具爭議性，法例訂立的原意是要保障道歉時陳述的內容不會用作檢控的證據，但這條文又訂明可交由法庭裁斷，決定道歉內容可否用作證據，表面看似有矛盾。可是，我們也要仔細思考，如果真的除了道歉時陳述的內容外，已找不到其他證據，而法例賦予法庭作出判斷的權力，對於受屈一方其實有平衡作用的保障；況且香港市民一直充分信任我們的司法制度，我們相信法庭能夠作出公正的裁決。這項法例不單適用於民事法律程序，也包括紀律處分程序，例如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紀律程序；而《條例草案》對政府也具有約束力。過去，很多時政府即使明顯犯錯，也不會向公眾道歉，今次訂立道歉條例，可令政府勇於向市民道歉。

不過，我們亦希望這項道歉法例能令受屈者在最痛苦及最不快樂的時候，最低限度聽到一個人說"對不起"3個字，讓他的心靈得到少許慰藉。

《道歉條例草案》是一項非常矛盾的法例，但以我個人來看，我始終覺得有比沒有的好，我們要看看在香港落實的情況如何。就一般的道歉，尤其是新聞界經常都會收到所謂名人或政府發出的律師信，控告你誹謗或失實報道等，有時可能會出錯，那這時你應否道歉呢？一般而言，道歉是希望情況變好，有所改善。但是，從以前的事例中，包括我身邊的新聞界朋友都有類似經驗，便是千萬不要隨便道歉，因為一旦道歉便等於認錯。

正如麥美娟議員剛才說，原來道歉內容可被法庭裁決。

這位裁斷者不一定是法庭的法官，裁斷者的身份包括法團。大家要看清楚"裁斷者"在法律上真正的闡釋，便是"就適用程序而言，指具有權限在該程序中聆聽、收取和審查證據的人。

政府答覆指，他們相信一般法團都會有法律顧問。

另一點，我覺得政府在初時較為粗疏，我一直感到好奇，想知道《條例草案》是否適用於立法會？

剛才我可能聽得不是太清楚，有人說這法例暫時不適用於立法會，不知是否我的錯覺，乍聽之下，彷彿是現在暫時不適用，日後可能會適用，因此政府要好好研究。我認為根本不用研究，因為對我而言，這法例始終是不可用於立法會的，不論是大會、委員會如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等，或其他的事務委員會。

香港所關注的可能是新聞界收到律師信，包括來自政府、特首的律師信，特首也會寄律師信到報館。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做得不好，是否應該道歉？

當局提到要視乎公眾利益，以及可以秉行公義。

暫時來說，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我從來不覺得有任何香港人會濫用司法程序；我反而覺得，不需要有《條例草案》才可以減低訴訟的數目。

主席，關於道歉，其實我也算有經驗，因為我擔任九廣鐵路公司主席時曾面對很多具爭議的事情，我也要思考如何對傳媒和市民作出回應。當發生大型事故時，我也盡能力代表九鐵說一聲"對不起，為大家構成不便致歉"。

我加入《道歉條例草案》委員會後，也開始體會到九鐵同事當時的苦心。因為一直以來，道歉在香港不受保障，即如我手上這塊板子的情況一：現況是不保護道歉的。只要說一聲"對不起，因為某某原因，我做錯事"，整個道歉也可能變成法律證據，可能有麻煩惹上身。但是，我不想原地踏步，想有更多人肯道歉，敢道歉。對於上述情況一，我是絕對不同意，所以，我贊成香港要有道歉法。在大家也同意有道歉法這前提下，法案委員會還花這麼長時間爭議甚麼呢？主席，今天文憑試放榜，我也留意到學生考口試做小組討論時，最怕便是做共識題。如果組員在最後不以大局為重，調整立場，達成共識，很容易便會"攬炒"，拿低分。

但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例如事實陳述是裁斷爭議事項的唯一證據，法庭和仲裁員便能運用酌情權將有關的事實陳述接納，作為法律證據，即是道歉人可被控告。就《條例草案》第82條，法案委員會有兩個層次的辯論。第一，應否有《條例草案》第82條，即情況三、四和五所述的特別情況的酌情權。

很多委員都不想通過一項"花瓶條例"——願景美好，實踐不到。

我不同意取消酌情權，即是情況六。這個情況最大的問題是兩個字——違憲，我已寫出來。因為如果某項道歉的事實陳述是一宗官司的唯一證據，則我們除了要保障道歉人外，亦要保障申訴人得到公正審訊的機會。如果完全沒有酌情權，沒有法例條文保障申訴人，反而是矯枉過正，說不過去。當大部分委員也同意《條例草案》第82條的酌情權應該要有，便到了第二個層次的討論，便是酌情權的涵蓋範圍，應如何草擬《條例草案》第82條，才可以令大家較為放心。根據政府最初的草稿，行使酌情權是："出現特殊情況……顧及一切有關情況下，屬公正公平之舉"。後來看見大家不安心，再加兩把鎖，便是："符合公眾利益，有助秉行公義"，把行使酌情權的標準再提高，但同時多開一個窗口："一切有關情況下"，這樣糟糕了，又再放寬了。經過一輪法律、哲學、語文的大辯論後，政府便刪去"一切有關情況下"這個窗口，收窄成為："顧及公眾利益或公義原則之後，屬公平公正之舉"，大家便接受這是最終版本。

我衷心希望立法會日後審議其他法案時，也可以像今次般以大局為主，調整立場，達成共識。